最後，餘下兩分鐘時間，我希望回到剛才的話題。根據新聞報道，6月9日有8人昨天被正式檢控非法集結；6月12日發生亂象是因為政府高層誤判，他們沒有能力管治香港，議會也沒有能力審議法案，而事實上……主席，不要誤會，我說的並不是你個人的問題，我說的是制度上的缺陷，制度本身沒有認受性，以致建派議員他們思考決策時，只想到是否可以進行選舉，就像周浩鼎議員一樣。管治香港不僅是這些人的事，這些人也未必有能力思考、做決策。

最後只餘數十秒，我想說，如果大家認定香港已進入一個無法控制的戰爭狀態，請各位支持各類型的支援項目，包括國民支援計劃。

主席，反對派議員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議案，要求調查警隊處理"六一二"事件的情況。我必須強調，"六一二"事件本質是一宗暴徒包圍立法會大樓的事件，這一點市民非常清楚。

我相信聖誕節和農曆新年過後，全港會出現倒閉潮和失業潮，香港市民，特別是"打工仔"，將會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反對派和所謂示威人士所說的"攬炒"策略很快便會成功。他們的理想不會成功，但"攬炒"就即將實現。遊客亦被嚇退，剛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的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同期急跌56%，香港好客之都的國際形象蕩然無存。過去半年無日無之的違法暴力衝擊，令市民受到影響，價值觀更被嚴重扭曲。智經研究中心的調查指出，40%受訪者竟然認同違法達義，即犯法無須負上任何責任。法治精神的滑坡，導致過去半年打砸燒事件無日無之。他們肆意攻擊不同政見的人士及商戶，令市民的生命和財產受到嚴重威脅。我們特別痛心時下的青年人，他們很多人受到煽動而做出傷害別人及更加傷害自己的事。至今合共6,000多人在多次違法暴力事件中被捕，當中40%是學生，他們可能前途盡毀。當然，主席，我們知道反對派領袖及議員獲得豐厚的政治紅利，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贏得議席，甚至乎蜚聲國際。612人道支援基金籌集了近1億元。其實有不少人亦提出多項質疑。

香港可謂一夜變天。

在過去半年的修例風波中，他們多次以謊言及語言"偽術"達到打擊政府和奪取政權的政治目的。總結整場修例風波，反對派只有3招：一：暴力；二：謊言；三：以謊言包裝暴力；再加上不割席的手法，令他們的政治利益最大化。主席，以下我集中論述我不贊成根據《立法會條例》調查"六一二"警方執法的原因。

示威者以暴力脅迫議員，使議員不能參加會議，亦剝奪議員行使議會表達意見的權力，這些行為本身已屬違法。

有執勤的警員當時向我表示，示威者瘋狂、刻意肆意的暴力旨在奪人性命。大家都知道，磚頭真的可以致命。

其後，暴徒將警方的防線迫至"煲底"，距離綜合大樓公眾入口的玻璃門不足10米距離。

其實，在技術和客觀層面，公道而言，警方真的沒有過分使用暴力。這次事件後，有相當中立的傳媒機構，邀請美國和法國的警證專家評論這事件，他們均認為香港警方當日執法整體而言非常克制。

當然不是，這只會造成更大傷亡。難道好像法國黃背心運動般造成10多人死亡，才算得上符合國際標準嗎？

過去數年，反對派在民生和各樣實事上乏善足陳，本來市民對其支持度已大減，因此他們要豎立一個比自己更差劣的對象。

政府在第一次大遊行後，已嘗試用最快的速度回應暫緩修例的訴求。當然，向暴力和謊言屈服是否好策略，往後歷史將會有公論。

反對派從來不在乎真相，只在乎立場。他們所謂的真相，必須符合其政治利益，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八一一"中一名女子在尖沙咀"爆眼"的事件，我們亦十分關心該名傷者的情況。然而，反對派和該名傷者一直拒絕配合警方調查，究竟是誰令她的眼睛受傷？反對派一口咬定是警方造成，但亦有可能是被其他示威者弄傷，或者純屬意外。

然而，暴徒並沒有放過學校，繼續毀壞校內所有設施。

他們根本未審先判，預設答案，旨在鼓動反政府的民粹。

在過去兩天的辯論中，反對派議員只問立場，不問事實，根本不可能找到所謂的真相，只是提供一個平台讓這班立場先行的政客繼續無耻地抹黑警隊。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非要"鬥垮"、"鬥臭"警察及"鬥臭"政府不可。

主席，就這議題，我今天發言支持尹兆堅議員和譚文豪議員的議案，成立專責委員會調查"六一二"事件；亦支持郭家麒議員的議案，根據《立法會條例》傳召警務處處長到本會作證。要談論"六一二"事件，還要在這議事堂面對這位厚顏無耻的李家超，在他面前進行討論，本身已經很荒謬。"六一二"事件打開了警暴的潘朵拉盒子，其後警暴無日無之。"六一二"事件的出現是因為修訂《逃犯條例》，主事的官員正正是我們面前的"狗官"李家超。

所以，"六一二"事件的本質就是市民奮起反抗，抵擋惡法。但是，政府如何對待這群勇敢的示威者？用不對等的武力，用橡膠子彈、催淚彈、胡椒球彈對待他們，造成他們身體嚴重受傷，以及鎮壓市民。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政府先用惡法箝制市民的自由，打壓我們的基本權利，侵犯人權。我想請問，當人民奮起抵擋，還可以稱他們為暴徒嗎？今天這項議案要求就"六一二"事件進行徹底調查，我們要先理解它的背景，為何發生這事件，誰先犯錯。談論"六一二"事件時，當中令市民最憤恨的是所牽涉的武力程度，即我剛才提到警方所使用的武器。更需要知道的，不僅是所使用的武力程度，還有主事的李家超和警隊以甚麼態度對待市民。

因為如果驅散市民，絕對可以用和平方式驅散。為甚麼要用子彈和槍射向市民的頭部和眼部？為甚麼要在中信大廈採用圍捕方式，施放催淚彈令市民呼吸困難？

這就是我說的惡意，警方不但向人群開槍，更進行圍捕，目的就是要示威者嚐催淚彈。如果我們委任專責委員會調查"六一二"事件，我認為一定要深入調查當天政府當局很多主事人所作的各項決定。第一，他們在6月12日早上看到大量人群聚集，現實環境根本沒有可能讓立法會會議安全進行，為甚麼還要繼續開會？

經過6月12日的衝突後，到晚上有示威者因為受傷而前往醫院求醫，但竟然在醫院被拘捕；又有學生返回大學後，在宿舍內被拘捕。

公道自在人心，但我們要的不只是公道。委任專責委員會，根據《條例》進行調查，不單是想查出我們心中的公道，而是要知道當天是誰下決定。

李家超有否下這些決定？

是誰決定開槍射擊市民？

官員做錯事便要下台、道歉、被問責，這樣我們的議會和制度才可以有公信力。

很多青年人失去前途，不論在金錢、精神和家庭上也受到很大困擾，政府又是否知道呢？市民不會忘記當天被催淚彈射中的香港電台司機，不會忘記當天右眼受傷的教師，不會忘記事件對他們造成的傷害。沒有暴動，只有暴政。

因此，我呼籲議員今天要支持這項議案，憑藉《條例》查出真相，還香港人公道，特別是當天出來勇敢抗爭的青年人。如果當天不是這群勇敢的青年人出來抗爭，用自己的身體抵擋惡法，用自己的前途冒險，香港今天便已經淪陷，"送中惡法"已於在座這群保皇黨議員手上獲得通過了。如果示威者會被送返大陸，在深圳不知道哪一級的人民法院受審，這樣我們還可以守得住法治嗎？修例當天無法通過，就是由於這群勇敢的青年人為我們抵擋。香港人現時應否站出來為我們的青年人抵擋，繼續保護他們？

我希望大家深切反思。還坐在這裏死不下台的數位所謂官員，我也請他們反思，就"六一二"事件及整場"反送中"運動還香港人一個公道。歷史會記住這數位官員，記住所有保皇黨和建制派議員當天如何死挺"送中"法例，把香港推進深淵。梁議員，我謹此陳辭。

主席，根據立法會會議最新議程，圍繞反修例風波所衍生的各種事件及問題，本會議員同事先後提出合共17項議案。為了善用議會時間及避免議論重複，主席閣下決定按照這些議案的內容分類，劃分為5項合併辯論，做法合情合理。首項合併辯論是討論尹兆堅議員等提出的3項議員議案，內容都是關乎6月12日立法會外發生的示威事件。就《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社會動亂持續至今，令人非常遺憾及憂心，我相信希望香港社會穩定和諧的市民，無論他們支持或反對《逃犯條例》修訂，都不願意見到這情況。特區政府自開展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以來，以至在處理反修例風波的過程中，確實有不少失誤，需要檢討。值得關注的是，由於社會的各種複雜原因，特別是各種各樣、鋪天蓋地對修例嚴重歪曲的負面宣傳，引發各方激烈爭議，造成社會撕裂。隨着社會事態發展，更導致暴力泛濫，暴力程度亦不斷升級。反對派議員一再指責警方在6月份的多番示威活動中，採用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香港是法治之都，本人和經民聯都尊重香港市民和平集會，理性表達意見的自由及權利。

但是，金鐘一帶已經被圍堵，我無法返回大樓，大部分議員亦都無法返回大樓，我唯有指示秘書通知委員，當天的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需要取消。其後，示威活動出現暴力場面，事件越演越烈，除了令立法會會議被迫取消，亦令金鐘一帶滿目瘡痍。我們從電視畫面清楚看到，當天有大批蒙面示威者以各種雜物、磚塊、鐵馬等堵塞道路，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衝擊立法會，甚至用磚頭、鐵通等襲擊警務人員，令警方不能不以武力抵禦，以保護立法會。衝突的結果是有市民及警員不幸受傷，可說是最近數月暴力事件越演越烈的前奏及預習。反對派議員一味指責警方在6月份的多番示威活動中，採用過分武力鎮壓和平集會，但為何對激進示威者的違法行為及暴力衝擊視而不見、隻字不提呢？最近，西班牙、法國、印度等國都先後發生激烈的示威衝突，各地的警察為了控制示威人群，都需要施放催淚彈及使用武力。與之相比，香港警方的處理手法相對克制。反對派議員對香港警察為何有雙重標準呢？

反對派議員又指責特區政府，以不合比例的控罪打壓示威者，認為參與2019年6月12日在立法會綜合大樓附近範圍的示威人士，多為和平集會，未有對公有或私有財產造成嚴重破壞，亦都未危害其他人的性命，警方不應以暴動罪控告被捕市民。然而，大家從電視畫面清楚看到，當天堵塞道路、暴力衝擊警方防線、衝擊立法會，甚至用磚頭、鐵通襲擊警務人員的情景，違法者承擔法律責任是理所當然的。這種暴力衝擊行為涉及嚴重罪行，社會各界應該嚴正譴責，否則會令香港的法治根基動搖，甚至崩潰。反對派議員為了撈取政治本錢，不但對這些暴行不譴責、不割席，反而完全將各種事件的責任推諉於政府及警方。反對派不斷擴大社會撕裂，根本是擔當了煽暴的角色，混淆視聽，倒果為因，顛倒是非，黑白不分，行為十分可耻。他們亦直接及間接慫恿年輕人和學生參與違法活動，公然破壞法治，一旦因違法犯罪而被捕，將會前途盡毀，這些煽暴者的醜惡居心令人髮指。過去6個月來，極端分子的暴力行徑不斷升級，蔓延至港九新界各區，暴力手段更趨激烈兇殘，堵路、刑事毀壞、縱火、破壞鐵路與交通設施、襲警、濫用私刑幾乎是無日無之，甚至發生利刃割頸、擲磚殺人、火燒活人的恐怖事件。警隊維持治安的壓力亦越來越沉重，香港經濟民生嚴重受創，市民生計大受衝擊。凡此種種，煽暴的反對派難辭其咎。激進示威者無視國家憲制，妄圖分裂、破壞"一國兩制"，又以暴力肆意衝擊本港法治。行政長官依靠警隊嚴正執法，這是她的職責所在，警方執法如有失當，亦有現行機制投訴及跟進，以往也有很多案例說明警察如果違法，同樣要承擔法律責任。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是一個法定機構，監警會主席梁定邦向傳媒表示，截至本月中，監警會收到逾1,000宗與反修例運動相關的投訴，並強調會將每宗投訴視為重要個案跟進，亦會分階段公布審視反修例風波的報告，期待明年1月底至2月初公布首階段報告。監警會同時審視7月21日在元朗發生的事件，以及8月31日在太子港鐵站發生的事件。議員同事亦會留意到，所謂"七二一"事件及"八三一"事件是立法會會議議程中第二及三項合併辯論的內容。此外，監警會主席梁定邦指出，審視報告有3個目標，包括以事實為主，審視宏觀的大場景；向警方或政府提供建議；以及提供基礎，由社會決定下一步行動。反對派心目中只有"兩制"，沒有"一國"，以修訂《逃犯條例》事件作為政治籌碼，以無中生有的"被自殺"等謊言，不斷製造社會撕裂，挑起香港與內地的政治矛盾，對於近幾個月社會事態的不斷惡化及暴力行徑不斷升溫，具有不容推卸的責任。主席，反修例風波已持續超過半年，雖然近期社會暴亂事件有所減少，但上周末再有人在多區商場進行違法暴力衝擊活動，香港經濟備受內憂外患困擾。政府統計處公布9月至11月的最新失業率為3.2%，其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的失業率錄得3年來的高位，餐飲業的失業率更升至6.2%，為近8年來的最高水平，有不少公司已開始裁員減薪。毫無疑問，香港的當務之急是要止暴制亂，這是以行政長官為首的特區政府的責任，市民依靠香港警察嚴正執法，亦依賴法庭的公正裁決。同樣重要的是，香港社會各界必須齊心一致，向暴力說不，與暴徒割席，讓香港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當然，在社會止暴制亂後，社會各界包括特區政府有必要痛定思痛，要回顧修訂《逃犯條例》爭議所引發的這場社會動亂，認真汲取箇中經驗和教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11月26日表示，當局正參考英國處理2011年騷亂的方法，籌備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以對事不對人的方式，檢視近月出現的社會動盪成因，希望避免重蹈覆轍，加強社會凝聚力。社會各界應先讓獨立檢討委員會完成其檢討工作，審視其報告，才決定下一步的思考方向與行動。主席，即使要根據《立法會條例》委任專責委員會就反修例風波展開調查，亦絕不應如反對派議員所建議，僅局限於調查相關官員及警方在事件的角色，而應全面調查相關騷亂的前因後果，包括是否有外部勢力干預、多場大型示威及騷亂的資金和物資來源，以及尋找導致騷亂的深層次矛盾，並就如何讓社會回復平和作出建議。這些內容正是我的香港經濟民生聯盟同事梁美芬議員稍後會在第五項合併辯論中動議的議案所涵蓋。主席，這場動亂涉及各種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大爆發，包括土地房屋供應長期滯後於社會的需求、因經濟發展不平衡而導致貧富懸殊、青年欠缺社會向上流動的機遇、教育制度亦千瘡百孔。凡此種種均涉及特區政府多年積累的施政失誤，必須認真正視並謀求解決。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這項合併辯論所涉及的3項議案。

主席，反對派根據《立法會條例》動議的議案，開宗明義指"六一二"事件揭開市民反對極權的序幕，其實這是片面的說法。對於這場反對派稱為反修例的暴力運動，我這樣形容："六一二"掀開黑色恐怖及黑色暴力的序幕。

至今，我相信暴力並未完全消失。

我記得一段很重要的歷史。

這些人在法庭上花數百元便可以保釋，還可以出國訪問。這個社會已到了甚麼地步？大家都倒果為因，是非不分。

如果香港淪為這樣的黑色恐怖社會，還可以發展嗎？主席，作為立法會議員，應該要義正詞嚴地向暴力說不，可是，反對派議員卻鼓掌稱道，而且將"六一二"事件說成是和平示威遭到鎮壓。

警察為了維護治安，保障立法會能夠正常運作和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在立法會外圍設置屏障，阻止有人衝擊，而當時只有一些警察和一個保護欄桿。譚文豪議員在現場，他看到甚麼情況？是警察自行退後嗎？警察陣型被推散後自行離開嗎？

文宣作為他們的宣傳工具，製造假消息，例如"八三一"死了多少人、其他日子亦死了很多人、有人死後被警方投入海中等。

如果不是真的，反對派及反對政府的人究竟想香港變成甚麼樣子？市民很希望有一個安逸的社會，不希望聽到難分真假，更令大家惶恐不安的信息。我們剛才聽到包括許智峯議員之內的多位反對派議員發言，指我們這個社會已無藥可救，因為是一個極權政府，需要所有市民共同推翻。

他們這種說法完全脫離香港的現實，完全是要把香港人帶往火海深淵之中。暴力代表他們的權力，市民噤聲，不敢在他們面前說任何話，因為害怕多說兩句也會被人毆打。

主席，我覺得香港已走向一個沉淪的方向。如果我們不支持警隊繼續嚴正執法的話，香港人便無法生活。我聽到很多人寧願離開香港，就是因為這種黑色暴力和黑色恐怖，令到大家覺得無法在香港生活下去。香港在"六一二"後，經濟不斷下滑，包括旅遊業之內的很多行業，已越來越凋零，很多食肆將要結業。有報道指，超過5,000間食肆將於短期內或農曆新年前結業，也有人估計失業率將高達5%多一點，失業人數將增加約5,000多人。當然，這情況仍未至於令香港經濟陷入絕境，但大家也知道，如果情況持續，香港將會有越來越多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就是暴徒，以及反對派議員動員"攬炒"的人造成的。香港本來就是一個安逸繁榮的社會，為何要把香港製造成為一個沉淪的社會？

全都不是，完全是因為反對派為了選票，透過假消息和假新聞等製造恐慌，造成今天的局面。主席，我反對他們的議案，原因是特首已提出由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進行調查，而且第一階段報告將於下月初公布。接着，特首亦答應成立一個獨立檢討委員會調查整件事件。如果單就"六一二"事件進行調查，是錯誤的要求。況且，大家也清楚當日的情況，因為暴徒要衝擊立法會才造成今天的境地。

主席，當然，特首提出就這事件進行調查，包括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我認為不單要就"六一二"進行調查或檢討，而且對各方面，包括警隊、破壞社會安寧的所有政治勢力和幕後黑手，都應該要調查，使整件事件能夠作為香港今後發展重要的經驗。這個經驗和教訓很重要，究竟為何我們會有這麼多年輕人對政府不滿？過去一直以來，政府的管治出了很大問題，對於這些問題，政府有否深刻認識和反醒？我覺得有需要進行調查供政府參考，這才是正道和王道，而反對派提出成立專責委員會的目的，是針對警隊執法。我剛才已說了，如果沒有警隊執法，香港早已陷入黑色恐怖勢力統治的境地了。主席，我認為暴力一定會被人民唾棄，正如希特勒會被世人公審一樣。

當天，我們看到警方的防線從"煲底"不斷後退，基本上，示威者擲磚及使用各種其他武器，包括鐵通等，武力程度絕對稱得上是暴亂。

是否翹起雙手，完全不去應對呢？

共有483名警員受傷，當中有警員被腐蝕性液體灼傷或被攻擊，包括硬物、鐵枝、鐵通、弓箭及被改裝的武器等。

很不幸，有清潔工人在清理路障的過程中，被磚頭擲中而死。主席，看到這些黑色暴力，難道我們認為或期望警方翹起雙手，不去處理？這6個月以來發生的黑色暴力已經嚴重威脅市民的生命安全和外出時的安全，整個社會基本上已完全陷於經濟停頓。各行各業都飽受衝擊，多少人因為這6個月的風暴而失去工作、失去生計，店鋪無法營業，甚至被人破壞？相關行動很有針對性，只要店主支持中資機構或是中資機構、支持或表達親建制立場，他們的店鋪就會被破壞。這些黑色恐嚇和黑色暴力，令市民每天誠惶誠恐。

他們表示，因為警方使用暴力，所以示威者繼續反抗，不斷將責任推向警方。

我不止一次在這裏說，作為從政者，反對派議員有責任引領民意，並作出調解。

所以，香港弄成這樣，議事堂內的反對派議員絕對有責任。

主席，我想藉此機會提出，事件發展至今半年，經歷這麼長的時間，成立所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是否真的可以完全平息所有風波？主席，為何我提出這質疑？

我們因此合理地提出質疑，是否應他們的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便可以解決整個風暴？

現時有這麼多虛假新聞，這麼多危言聳聽的謊言正在不斷散播，顛倒是非黑白，但特區政府卻未有有效的機制來對抗虛假新聞，我認為政府有需要檢視一下。

無論如何不應訴諸暴力，但他們不斷轉移視線，亦不斷要求找出發生暴力的原因，這便成為他們縱容暴力的理由。

他們不斷縱容暴力，市民的生活和經濟受到影響。

難怪香港社會現時充滿仇恨，雞犬不寧。

主席，有3位議員提出根據《立法會條例》委任專責委員會，以及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傳召警務處處長，調查警方在今年6月12日在立法會外示威事件中的執法行動，其實主要是針對警方執行的防暴行動。

我質疑他們為何只要求調查警方，不調查違法及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徒？要調查的話，便應包括所謂沒有大台的幕後操縱者，以及調查有沒有與外國政治勢力勾結。此外，半個月後便進入2020年，是一個新開始。香港要擺脫過去半年的頹氣，繼續向前，為香港的前途做積極有益的事，這是更值得我們去做的事。所以，我認為今天3項議案完全沒有意義，也沒有需要。議案內容包括指警方在"六一二"在立法會外舉行的非法集會中，在執行職務時有否濫權，包括開槍射擊示威者頭部、使用警棍圍毆示威者和攻擊記者等。然而，他們卻選擇對暴徒使用的暴力不作追究，對警方的描述也很偏頗。主席，當天我身處立法會大樓，也有收看電視新聞直播，我在大樓5樓露台，對暴徒衝擊立法會的整個過程看得一清二楚。

警方當時的裝備相當簡單，只有用來維持秩序的裝備，所以抵擋不住暴徒向他們投擲磚頭、鐵枝和鐵欄，只好一直後退。

後來，警察退到"煲底"，暴徒開始攻打立法會正門。警方重新裝備後，把暴徒由"煲底"驅趕到立法會外的馬路。這群暴徒攻入"煲底"後更大肆破壞，當時，立法會內的人員包括8名建制派議員，還有議員助理和立法會職員。大約下午4時，我們覺得很危險，於是撤離。警方為了維持公眾秩序，阻止暴力衝擊，以及保障立法會範圍的安全，在別無他法下採取相應對策，拘捕涉事暴徒。正如局長所說，"六一二"事件中，立法會範圍發生嚴重暴力事件，市民雖然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但警方的職務是維護公共安全，保障大家的利益。當民眾受到嚴重暴力襲擊時，警方要相應採取適當行動以解除暴力威脅。說到底，在社會秩序出現問題的時候，除暴安良是執法者的天職，警察會盡責地維持治安。究竟採取多大武力才算相對稱？對於越來越暴戾的暴徒，警方使用的武力應該超越相稱力量，才能制服對方。

我覺得說這些話的人真的瘋了！

面對各種違法及危險活動，他們在現場逗留是否也要自行承擔風險責任呢？如果選擇參與，必須小心自身安全，尤其是未成年的參與者，更不應在現場逗留，立即離開才是上策。記者採訪時同樣應顧及自身安全，部分傳媒選擇在暴徒與警方對峙時在風險極高的位置採訪，他們應專業地判斷這是否適當，因為磚頭、燃燒彈、催淚彈都沒長眼睛。所以，我奉勸傳媒在這種情況下採訪要千萬小心。事實上，警方不時透過不同渠道不斷作出相關提醒。目前最重要的是止暴制亂，但暴徒卻越趨暴戾，聲稱"裝修"，到處破壞，對不同立場的人"私了"，甚至造成傷亡，公然摧毀法治，很大程度是因為有政治勢力在背後撐腰。特別是反對派一直公然表示對街頭暴力不割席，這是推波助瀾，鼓勵街頭暴力，為暴徒當"啦啦隊"。為何市民清理路障時會被暴徒用鐵渠蓋擲向頭部？

暴徒聲稱要爭取人權，是民主自由的義士，莫非真的是"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補路無屍骸"？我對現時擾亂社會秩序，為所欲為，肆意破壞的人是否稱為暴徒表示懷疑，我覺得他們簡直是土匪。在香港面對外憂內困，民生、經濟受到影響的時候，我期望全港市民能與警方一同全心、全力、全情向暴力說不，共渡時艱。唯有止暴制亂才能令香港恢復平靜。為了我們及年青一代的將來，希望香港經濟能夠復蘇和繼續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所有議案。

當時我詢問了很多市民和身邊的朋友，其實沒有一個人有機會干犯這項法例。

他們投擲磚塊、木板及鐵通等物件攻擊警員，事件隨而惡化，開始發生警民衝突和發射催淚彈。

當時情況很混亂，王永平先生曾指出，他只看到警察毆打示威者，而示威者沒有扔磚頭。我相信經過很多電台、傳媒或市民的認證後，我剛才所述的時序應該是正確的。為何警方要守在立法會門前？

這個位置已經重新裝修，其實立法會被破壞後要花費數千萬元裝修。不過，7月1日只是損失財物，6月12日卻可能會發生傷亡。所以，警方當時要馬上制止示威者進入立法會內，我認為這做法是正確的。

其實我相信絕大部分市民都不會認同這些行為，我相信警方高層亦不會認同。

他們問我：你不是支持警察嗎？我跟他們說：我支持警察嚴正執法，我支持警察依法執法。就是因為有很多市民以為特區政府在包庇犯法者，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

兩個星期前我和朋友吃飯，其中有"黃"有"藍"。

另一方又問我那些人是否"曱甴"，我對他們說，有移民外國回來的朋友指着我說香港人是暴徒，我問他為何這樣說？

我對那兩個朋友說，可能有警察做得不好，但絕大部分警察都是好的。

如果真的有警察做得不好，甚至違法，我們應該了解發生甚麼事情，交由法庭處理。

因為大家都覺得對方在包庇己方。

其實，這事件的癥結在於"五大訴求"。第一，撤回《逃犯條例》的修訂，其實已經撤回了；第二，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其實特首已說會成立獨立檢討委員會。不過我很想提醒特首，上一次的經驗告訴她，大家要她"撤回"時她卻用"暫緩"，雖然現在大家明白暫緩根本是撤回，但當香港市民對她失去信任時，她說錯少許也會被針對。

能否令香港市民覺得她沒有包庇，是真心調查事件，將會提交法庭？

主席，剛才聽了建制派保皇黨議員的發言，尤其是周浩鼎議員的發言，我覺得必須在這裏作一些回應。

主席，6月12日當天我也在立法會大樓，亦有去過添華道，所以很清楚當天發生的事件。我剛才聽到建制派議員的發言，他們好像時空錯亂般，將過去6個多月發生的事情全部算入"六一二"事件的範圍。

在6月9日有103萬市民上街，反對將該條例草案直接提交上立法會大會準備通過。大家都清楚記得為甚麼這條例草案會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這是主席你都有份作的決定。市民看到這個形勢，在6月9日有103萬人上街。其實全世界無論哪個城市，如果有100萬人上街，當地政府都要立即下台，重組政府。

建制派議員和特區政府看到103萬人和平上街表達反對這條例草案的意見，為何仍堅持在6月12日立法會大會上繼續就這條例草案進行審議及表決？為甚麼政府和保皇黨會漠視民意到這個地步？視103萬人的和平示威如無物。

當天有沒有出現周浩鼎議員剛才所說，有人擲磚、火燒人、擲磚殺人或擲汽油彈呢？一個汽油彈都沒有，有的是無數的催淚彈。

但在"煲底"外面，全部都是和平示威的群眾，他們有甚麼武器？沒有人手持武器。

當警察噴胡椒水、射催淚彈時，用來保護自己的工具。

我們看到有很多市民，我們去到他們認為需要我們幫手調解處理的地方，在添華道。到達時我們看到示威者和警方較早前發生過一些衝突，但不見示威者有任何武器，他們只是用雨傘作遮擋。當我和尹兆堅議員及林卓廷議員抵達現場時，我們本身甚麼裝備都沒有。我在5月中曾做過眼部手術，到6月12日，還未足1個月。

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示威的場面，不希望出現警民衝突，更不希望有任何人受傷。我們說我們是立法會議員黃碧雲、尹兆堅及林卓廷，手上並無武器。

如果我們衝擊、辱罵警察或以雨傘襲擊警察，我們可能抵打、抵噴，但我們沒有。所以，建制派議員不要胡亂冤枉人，那天更沒有任何一名示威者投擲汽油彈。

究竟我們議員做錯了甚麼？

究竟大樓門匙是在警察手上，還是行管會或秘書處員工手上？為何議員要求進入時不開門？6月12日在添美道及添華道發生的事件需要深入調查。警方當日的策略，究竟是否想驅散群眾，還是包圍群眾，然後抓捕他們？和平示威是《基本法》賦予我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是人權，為何這類和平示威活動會得到警方如此不合理的對待？這些我們都需要追究和調查，究竟當日是誰發出這些指令。當日民主黨主席胡志偉議員亦在添美道現場，他見到警方這樣亂投催淚彈，覺得很不合理，要求與指揮官見面，指揮官雖然在場，但拒絕見他，因為他們認為警方的做法正確，故此拒絕溝通對話，無論我們走到添華道挑戰他們噴射胡椒水或走到添美道挑戰他們投擲催淚彈，我們得到的結果都是拒絕回應。主席，建制派及保皇黨議員的質疑完全不合理，是混淆時空，而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把整件事歸咎於民主派縱容暴力，拒絕跟暴力切割，但他們沒有反省整件事背後，是他們支持這項"送中條例"及縱容警暴所致。當我們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清楚責任誰負或發生了甚麼事，保皇黨卻仍然支持政府和警察，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只肯搞個甚麼檢討委員會，根本不對焦。所以，今天的亂局，是政府及保皇黨一手促成。我們要求全面調查事件。

主席，今天這項辯論涵蓋3項議案，兩項是根據《立法會條例》委任專責委員會，另一項則是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第五項及第十項動議傳召警務處處長出示文件和作證。

我的舉證和論述均只限於2019年6月12日晚上12時前的事。"六一二"事件十分嚴重，足以成立專責委員會進行調查。我在上星期接見了一群韓國非政府組織的成員。

其實，"六一二"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現屆政府。政府有數個月時間處理"送中"法案。當然，我已無數次提及，根本這項"送中"法案仍未經廣泛諮詢及正常程序，亦沒有好好聆聽市民的意見。

所有商會都認為，這項"送中"法案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及商業樞紐是百害而無一利。

事情的始作俑者當然是政府，因此如果成立專責委員會，其中要調查的便是為何在諮詢、收集民意及推動修例的過程中，政府官員完全漠視民意、閉門造車。

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這個集會和平進行，有很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議員及關心這件事的人發表講話，氣氛相當好。

不幸地，下午2時左右發生了很多小規模的衝擊事件，警方並沒有使用適當的武力以維持秩序，原因是警方發射了數百發催淚彈、橡膠子彈及海綿彈等。究竟警方為何要用這種程度的武力？我們要調查警方有否收到政府指令，要讓法案在6月13日恢復二讀辯論？

再者，很多警察在執法時——我說的6月12日當天，以後的事不說——沒有展示警員編號。

由警務處哪個部門的人負責？

如果警方覺得現在的編號有問題，可否用一個程式重整編號，好讓市民對警方不滿時可以跟進？還有很多事情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我以前從未見過警察用膝頭跪在被捕示威者身上。

有很多民主派同事根本無法進入立法會大樓，又有很多警務人員徵用立法會大量地方。

此外，部分議員向我提及，有些立法會職員的辦公室也被警方徵用。立法會職員有權合理、合法地使用他們的地方辦事，為何可以被警方徵用？可否請保安局解釋一下？

單是"六一二"事件已經足以成立專責委員會。在6月9日，103萬人上街，和平理性地表達訴求，但到了晚上11時50多分，政府發出聲明說"你們和平示威，我們已經看得到、聽得到；但對不起，我們會如常進行二讀"。這份聲明不僅市民覺得完全不合理，我亦聽到很多公務員團隊同事的意見，表示政府為何會採取這樣的態度，漠視百多萬人強烈的意見？連公務員團隊的同事也表示，這樣處理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政府在6月9日當晚表示撤回修例，便完全不會發生往後6個月的事。為何政府不可以當機立斷呢？

是否有些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讓他們罔顧百多萬人的意見？

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們不知道反對派議員乘坐甚麼機位，用甚麼人的錢前往華盛頓，與美國的副總統或國務卿等官員討論香港的《條例草案》，還邀請別人制裁香港。林林總總的事情在"六一二"事件之前已經發生，為何反對派議員只抽取"六一二"事件、"七二一"事件或"八三一"事件出來調查，好像只發生了那數件事，但對於全貌卻置諸不理？我認同當事件稍為塵埃落定時，必須查找事件的來龍去脈。

他們說風花雪月的見面沒有意思，但卻願意乘坐飛機去美國東岸、西岸以至歐洲。

主席，調查一定要做，但我已在議會告訴大家，這是一場"顏色革命"，而反《逃犯條例》修訂，以及其後煽情的"反送中"只是一個藉口。反對派議員在眾多暴力事件中，就好像"黃媒"一樣，鏡頭只對着奉公守法、嚴正執法的警員，說他們這樣做不對。

我會讚揚他們在文宣方面確是一流，但卻用錯方向，針對的人亦錯了。道理越辯越明。

在政治層面，最煽情的就是批評別人不對。我現時也批評反對派議員，但我同時撥亂反正，在議會裏破格而求變。

毛孟靜議員在記者招待會上拍桌表示，絕對不會與這些暴徒割席，不"篤灰"，不譴責。她作為議員，應知道暴力便是暴力，那怕是警察......

他當時的立場究竟是執業律師、法庭的朋友，還是接近馬克思或毛澤東，要搞革命呢？

但是，他所說的話傷害、誤導了市民，包括香港未來的主人翁。

年輕無敵，想到便做。

香港少一條人命，我們都要惋惜。

香港回歸已22年，他們在李柱銘年代便振振有詞，今天他們垂垂老矣，手震口震，卻繼續沿用那套說法誤導香港人。我們看慣了，請他們甦醒過來，或不要再催眠香港的年輕一族。

他們有甚麼權力提出這樣的要求，更不要說決定。

在舉行所謂100萬人大遊行後，在6月16日再舉行200萬加1人的遊行。我約兄弟姊妹明天喝茶，他們也未必一定有空，在少於24小時內便可以突然召喚200萬人明天上街遊行嗎？所以，主席，我絕對認同要作全面調查，根本這些人全部都是代理人，我們一定要查清這群人的根底。我謹此陳辭，多謝。

如果我們接受，香港便會繼續像今天般淪為警察城市，所有香港人便會任人魚肉。

我剛剛解釋了為何要在立法會成立專責委員會，原因是其他渠道全部無效。我接着要解釋我們何以如此看重立法會這個專責委員會。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具有強制調查權的調查委員會。我們需要進行強制調查、需要法定權力。第一，因為我們現在要調查警察和追究警察的責任，但警隊"一哥"鄧炳強已經表明不會繼續合作。剛有一項最新的報道，指鄧炳強在一個內部會議中特別提到，警方沒有責任出席與維持治安無關和無理針對警方的會議。

第三，警方不斷就可能追究警方的個案提高門檻。

市民現在聽我發言，會聽到既有投訴警察課，又有監警會，再有國際專家小組，後又有獨立檢討委員會。

主席，調查範圍、調查原因、強制警方前來面對立法會及市民的理由，以及保皇派現正利用甚麼手段令警方無須面對法庭審訊和濫用私刑的責任，其實全部都相當清楚，但我要整理一次，市民才會知道我們現正面對怎樣的挑戰。主席，我最後想回應梁志祥議員。

放火很自由吧？"主席，梁志祥議員真的道出核心問題。在很多香港人心目中，香港正面對中共的極權管治。香港人現時反抗，是出於人性，我們要求的是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希望能以民主制度訂立香港未來的方向。我想反問梁志祥議員，他所擁護的中共極權究竟又想帶領香港去哪裏？
如果沒有，我現在先請譚文豪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官員再次發言，然後由尹兆堅議員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其實，特區政府過去一直都是這樣做，無論是"六一二"事件，又或是2014年的雨傘運動，政府都把所有問題掃入地氈底。

如果沒有"六一二"事件，我相信今天香港社會對警察的觀感會非常不一樣，因為當天發生的種種事情，是大家都無法想象會在香港出現的。究竟"六一二"發生了甚麼事呢？特別是立法會內發生了甚麼事呢？

始作俑者會否不是警察，而是主席呢？

建制派是否因為要保皇、要支持林鄭月娥政府、要"送中"，所以要警察開路，強攻入立法會？

陸議員是時序出了問題，還是腦袋有了問題呢？添美道當時被封鎖了，警察正不停發射催淚彈，人們不入中信大廈可以去哪裏呢？

他對基本事實及當時的情況完全不清楚便發言。

我們的議會裏有人不懂得檢討，還膽敢說他們的票數加起來比自由黨多。她怎麼好意思說這句話呢？

他們說那些國際專家不熟悉香港事務。

為何之前有，今天沒有呢？1年前有存款，1年後已經花光嗎？還是那張編號是貼紙呢？每次洗衣服的時候便會洗爛嗎？現在，警察還怕大家聽不到這些歪理，每天下午4時也要再說一次謊言，扭曲整個制度、扭曲市民的認知，這是在侮辱市民。

"老毛"說要認清敵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人民內部矛盾竟用警暴解決，連老祖宗也要彈起來罵他們。原來不止是"黑警"不讀書，保皇黨及反民主派也一樣不讀書。

是誰勾結外國勢力？

大家思考一下，香港弄至如斯地步，在經濟方面GDP減少了2%，多達數百億元，樓價下跌、店鋪倒閉、食肆員工失業及反民主派在所有選舉中一敗塗地。按照"老毛"的角度分析，敵人正是三大罪魁禍首，即林鄭月娥，副局長的上司李家超及"僭建驊"。

在"六一二"事件中，有數以十萬計的市民來到立法會，以他們的血肉之軀抵擋子彈。

整個警隊如同一盤散沙，毫無紀律，與民為敵。

現時最年輕的上街抗爭者只有10多歲，連10多歲的小孩也知道政府不仁不義，使用暴力的警察是"黑警"，怎麼他們還不甦醒過來？金鐘的牆壁已清楚寫上：這個世界只有暴政，沒有暴徒。大家回想在數月前，今年年初的香港不會找到暴徒，找不到他們口中的暴徒，也找不到戴着口罩出來衝擊的人，因為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都在很辛苦的環境下掙扎。樓價高，政府不理會他們，讀書很困難，學位又不夠。其實，沒有一件事情可以令他們開心，香港的快樂指數幾乎是全亞洲排名最低的。作為最富裕的城市，政府卻搞到如斯田地，它應該撫心自問如何解決當前問題。

要認清楚，不要騎牆，如果支持民主及反對警暴便要堅定，這樣才有骨氣，可以站得住。田北辰議員，還有時間，建制派也不是全部都"無得救"。

老實說，"六一二"事件是最大的轉捩點。大家都知道，尹兆堅議員及我們的議案應該早在7月3日的立法會會議便進行討論，因為6月已經提出。不過，大家也明白，在"六一二"及"七一"後，社會撕裂及政府完全不回應，所以我們無法在7月討論。然而，至今已發生了很多事情，政府及反民主派仍然繼續堅持"撐"整件事，這便是與民為敵，與大多數香港人為敵。

如果當初不是他們要強行在法案委員會或立法會大會通過有關的法案，讓政府有恃無恐，以為可以強行通過，又怎會弄至今時今日的田地？他們應該要扣頭謝罪，或最低限度在這裏投票支持成立專責委員會，甚至走出街說要展開獨立調查。有人問香港現時的情況何時會完結？

可是，保皇黨及建制派完全聽不到，所以他們必須負上最大責任，是他們令政府行這步棋，令香港弄至這個田地。

可是，他們最終要負上責任，因為造成香港今日的局面，"林鄭"、李家超、建制派及保皇黨皆難辭其咎。

主席，警暴製亂，鐵證如山。

我們在立法會會議廳要討論和批評在回歸前被譽為全世界最優秀的管治團隊及最具效率的警隊。

"六一二"當日的警暴畫面，對於我及在座多位同事以至香港市民均歷歷在目。主席，"六一二"事件確實是這場"反送中"運動的第一道傷口。主席，這並非比喻，因為真的有市民受傷流血，甚至喪失性命。事態發展至這地步，市民付上沉重代價，很多青年人在警暴及警權下被濫捕和濫告，他們血流披面是誰造成的？就是政府、警方和建制派。主席，如果林鄭月娥在6月9日看到有100萬名市民上街後肯回應民意，便不會有"六一二"事件。"六一二"事件的出現，亦直接令及後半年的一連串警暴行為變本加厲。主席，為何警察肆無忌憚違反警例？

又為何有如此大量警員不按警例行事，而長時間竟沒有人糾正？

主席，我覺得警員隱藏身份是今次事件中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亦即市民現時說的"路西法效應"，因為若隱藏身份便不用負上任何責任，執勤的警務人員因而可以肆無忌憚違規違法。

怎麼可以向我們路過了解事情的議員或市民施放胡椒噴霧？主席，我不再數下去了，因為罄竹難書。很多同事已說了，警隊惡行昭昭。警隊和政府高層在今次事件中其實已誠信破產，完全"崩盤"。在此前提下，"六一二"事件必須要徹查。主席，我引述《警察通例》的一些規定。

主席，《警察通例》第29章第2條亦訂明，"警務人員使用武力時必須表明身份，並且要作出警告"。

主席，建制派同事批評我們針對警察，而林鄭月娥亦有類似說法。她指警隊合法執法，天經地義，理所當然。

如果建制派同事肯講理，他們也會明白為何要有規範。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曾接受武裝訓練的紀律部隊，他們運用獲賦的公權力，可以使用大殺傷力武器，在全副武裝下執行任務。如果他們亂來，不按法例行事，可以殺人取命，還是合法殺人，因此當然要規管。公權力要受到限制和規範。

知法犯法是正確嗎？

亂打亂射市民、傷害市民合理嗎？

主席，真正不必要的是甚麼？

主席，我還有大約5分鐘的發言時間，我想就剛才一些同事的發言作一些回應。

"打兩手牌"是"出千"作弊。政治"出千"會被選民懲罰。

你令香港今天"雞毛鴨血"，還要推卸給市民，推卸給追究到底的同事。

你們肯同意嗎？最後，主席，我一定要花一些時間"招呼"何君堯議員。

主席，說到最後我只有一句說話，建制派若"真金不怕洪爐火"，便應還警隊清白、還建制派清白，請大家支持我們3位議員提出的議案，並懇請市民認清他們的投票意向，從而向他們作出追究。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